本年6月21日全日，有大批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令車輛和人員均不能進出。當天晚上，警總內有人報稱不適，並召喚緊急救護服務。警方其後指摘示威者阻塞道路令救援工作受延誤。然而，據報警方曾拒絕為已抵達警總附近的救護車開路，又過了很久才打開警總東面入口閘門讓救護員進入。此外，經救護車送往急症室的部分人士沒有接受診治便離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為何警方拒絕為救護車開路；二由救護車抵達警總附近至其接走各報稱不適者分別相隔多久；及三有否評估，上述由救護車送往急症室的人士當中，有多少人真正需要接受緊急診治，以及緊急救護服務有否遭濫用？

我按《議事規則》第264條，要求局長澄清，因為當晚我在現場，我想指出局長剛才的回答並非事實。當晚救護車是駛至分域街現場，沒有受到任何......

你剛才提出的不是規程問題。局長已作澄清，現在亦不是辯論時間，請你坐下。胡志偉議員，請提問。

胡志偉議員，請提問。

但是，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消防處跟警方探討過，利用直升機在警察總部的天台將緊急傷病者送往醫院治理的可行性。我想請問，存在技術及行動安排的限制，特別是行動安排的限制，所指的是甚麼？因為就行動安排而言，如果按照主體答覆所說，會影響這13名身體不適員工的情況，令他們得不到及時快速的緊急救護服務。你是否因為這樣而沒有履行負責警務處工作的責任，讓員工在身體不適的時候盡快獲得緊急救護服務？

在多次示威活動中，只要有一輛救護車需要通過，所有示威人士都會讓出一條路——外國也有報道，將之稱為"紅海"。

為何當天下午其實很多員工已可以離開，而下午3時多之前離開並沒有困難，但警方不讓警察總部內的許多較年長人員或孕婦離開，要做"大龍鳳"......第二，造成今天警察......

主席，他的答覆很清楚：這數個月來升級的暴力，包括縱火和破壞行為，令香港人感到震驚、焦慮和痛心，其實罪魁禍首正是李家超！

局長，你有否補充？

局長，消防處曾經指出，在4種情況下警察會登上救護車，其中一種情況是：若傷者是被捕者，警察便可以登上救護車協助控制傷者。然而，我們看見，在過去4個多月的"反送中運動"中，揭露出警察暴力對待前線醫護人員，亦有懷疑警方泄露病人私隱的情況。警察全副武裝進入醫院、男警進入產房等事件，均令醫護界震怒。故此，他們於上星期舉行集會，控訴警察濫權。局長，我想問，關於警察登上救護車，究竟有沒有指引及限制？例如可否攜帶武器登上救護車，以及使用武器，包括噴射胡椒噴霧，甚至開槍，對付受傷的被捕人士？在過去4個多月，有否報告表示警察曾在救護車上使用武力？

第三項質詢，謝偉俊議員。

國際社會及市民對香港前景的信心，關係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銀行體系一直以來保持穩健，流動性維持充裕，銀行間市場也保持有序運作。綜合最近的存款和貨幣供應數據，我們看不到有明顯資金流出港元或香港銀行體系。香港金融管理局會繼續密切監察外匯市場及本地貨幣市場的變動、透過聯繫匯率制度維持港元匯率穩定，如有需要，會為銀行提供流動性支持。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一向嚴格監察證券市場。近期市況波動增加的情況下，香港股票及衍生工具市場的交易及結算業務仍然有序運作。政府和金融監管機構將繼續保持警惕，定期進行壓力測試，保持密切溝通並監察金融市場最新情況，以期維持金融穩定。我們亦會致力多管齊下，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國際社會及市民對香港前景的信心，關係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社會各界必須齊心合力制止暴力，讓社會盡快恢復秩序、讓市民回復正常的生活、工商百業正常經營。二在環球經濟背景下，香港經濟在今年上半年僅輕微按年增長0.5%，為10年來最疲弱的增幅。過去數月的本地社會事件也進一步影響消費及投資氣氛，令經濟形勢雪上加霜。今年7月起，訪港旅客人次和零售業銷售額急劇下跌、出口持續下滑，營商信心、投資意欲和消費氣氛均十分低迷，部分行業的經營情況更是近期來說最差的。香港經濟在第三季步入技術性衰退相信已成定局，而且目前情況還未見起色，看來要達到全年經濟增長在0%至1%的預測，存在極大難度。樓市一向受多個因素影響，包括房屋供求、本地和外圍經濟環境、息口和市場預期等。中美貿易摩擦和近期香港發生的社會事件亦對樓市有一定影響。雖然樓市在過去數月曾轉趨淡靜及個別地區的樓價出現輕微調整，但私人住宅樓價水平仍然高企，與經濟基調和市民的負擔能力脫節。政府現階段無意放寬或取消現行需求管理措施，並會繼續密切監察樓市動向和不斷變化的外圍形勢，並採取適當措施，維持樓市健康發展。行政長官亦剛剛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多項措施，增加房屋及土地供應。股市方面，環球、區域及本地情況的眾多不穩定因素，影響環球及香港的金融市場。儘管市況波動增加，香港股票及衍生工具市場的交易及結算業務仍然有序運作。我們亦致力把香港發展成更深更廣的融資平台，迎合新經濟環境。例如自今年10月28日起，在港上市的不同投票權架構公司可在符合特定條件後，獲納入滬港通和深港通南向交易的股票範圍。政府明白中小型企業及市民在經濟下行時所承擔的壓力，已分別於8月、9月及10月宣布3輪支援企業以保就業的措施，合計總額超過200億元，主要支援近期受較直接衝擊的行業。政府會和業界保持密切溝通，在有需要時推出更多支援措施。為加強銀行對中小企的支持，金管局已設立銀行業中小企貸款協調機制，採取一系列措施，共同支援中小企。政府會繼續因應情況在有需要時推出其他措施，協助企業和市民渡過難關。三我們暫時未有看到大量的人才流失。香港的制度優勢和核心競爭力仍然穩固，只要涉及暴力的社會活動得以平息，香港一定能夠繼續匯聚本地及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政府會繼續循多方面推動經濟多元發展、培育本地人才及吸引外來人才，以配合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為協助受近日經濟不景影響的僱員提升技能及自我增值，僱員再培訓局應政府委託，已於10月初推出"特別•愛增值"計劃，提供免費綜合培訓課程，並為他們在受訓期間提供特別培訓津貼。此外，勞工處一直推行多項特別就業計劃，鼓勵僱主聘請年長人士、青年人及殘疾人士。
主席，廣東話有一句話是"及時雨"，我們剛巧碰到何謂及時雨的例子，就是所有香港人也熟悉的超級富豪宣布撥出2億元，不用很複雜，只要符合3個條件便可以申領，這些措施才能夠真正幫助處於水深火熱的中小企。

正如我剛才提及，除了這3輪措施之外，我們會密切留意情況，當某方面需要實施紓困措施時，便會適時採取行動。

其實，核心問題就是要直接回應市民的五大訴求，打破困局，才可以令香港人保持對香港的信心，保持香港人的原有生活方式。

特區政府已開始在這方面進行部署，當社會回復平靜，我們便會加把勁在各個經濟範疇多做工作，包括海外推廣、內地連繫及其他方面，至於停止暴力的工作，則需要得到全社會支持。所以，我們願意由政府與各界在這方面一同努力。
我的問題很簡單直接，不要說那麼多廢話，他會否請林鄭月娥直接回應五大訴求，屆時他提到的所謂暴力情況便會停止。
主席，就着五大訴求，其實政府已多次提出我們的立場，我沒有補充了。

政府可否嘗試想一想，在我們拆局時能否取得中間點？

我不是要當局一口答應，而是要設法找出一個中間方案，以及為香港社會現時的經濟及政治困局尋找新的方向。
主席，我想引述特首在9月5日會見傳媒時宣布的4項措施，第四項措施提到，經過兩三個月——當時是兩三個月，現時是5個月——因為修例而引起的衝突，社會大眾都意識到我們是有深層次矛盾，有些長期積壓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問題。我們亦具體聽到，這些深層次問題涉及房屋及土地供應、貧富懸殊、社會公義、青年人的機遇，以及公眾參與政府決策等。所以，特首亦提出，希望建立一個對話平台，可以讓大家更深入及直接地與我們一同探討這些問題。特首亦提到，她將會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及學者，就這些深層次問題，進行獨立的研究及檢討，向政府提出建議。

主席，謝偉俊議員的主體質詢很清楚，他問政府有否評估政府推動修例所引發的廣泛民憤，以及有何措施挽回國際社會及市民對香港前景的信心？但是，局長只作簡單回應，就是止暴制亂，只要恢復秩序便算。我想問局長有否清楚評估修例所引發的廣泛民憤為何？剛才陳志全議員清楚指出，民憤在於警暴及濫捕，以至政府放棄了"高度自治"。但是，他沒有回答剛才陳志全議員所說的五大訴求，而梁美芬議員建議成立一個委員會，他亦沒有回答。

他會否評估民憤對國際社會的影響？

社會因為反修例風波而嚴重撕裂，令人痛心。面對當下的政治困局，政府似乎束手無策......
梁議員，如果你不滿意局長的答覆，請在其他場合跟進。
政府似乎束手無策，至今仍然未有能令社會恢復平靜的實質建議。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施政報告已經提出多項措施增加房屋及土地供應，政府似乎打算引用土地及房屋政策來解決現有的政治問題，包括放寬按揭成數，甚至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強行徵收新界的棕地、私人土地及寮屋區。我想問局長，政府如何確保在收地過程中，不會再引發一場官民對立的撕裂局面？政府有何措施保障棕地成千上萬作業者的生計？當局打算如何規劃重置棕地作業？

據了解，小組委員會在整理並仔細考慮從公眾諮詢收到的意見後，會盡快向法改會作出最終建議。小組委員會在公眾諮詢文件中提出的"沒有保護罪責"，內容牽涉的層面既廣泛而且複雜，需要考慮的層面眾多，包括處理這問題的不同方案、各方的權利及應分擔的責任、公眾利益、社會共識和取向，以及立法是否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案和能否達致預期效果等。政府會密切留意法改會的檢討工作和最終建議。在接獲法改會的正式報告後，政府定會細心考慮報告內的建議。一直以來，政府有關政策局和部門採取多項措施防止兒童被虐待，並致力為受虐待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所需服務。

二現時本港有不少法例保護兒童的福祉，其着重點及立法考慮各有不同，因此適用於這些條文的兒童年齡上限也按其不同目的而有所不同。例如，《侵害人身罪條例》訂明，任何人非法拋棄或遺棄不足兩歲的兒童以致其生命受危害或其健康蒙受或相當可能蒙受永久損害；或任何人故意襲擊、虐待、忽略、拋棄或遺棄由他所管養、看管或照顧的16歲或以下的兒童或少年人，而導致其受到不必要的苦楚或健康損害，均屬刑事罪行。至於獨留兒童在家會否觸犯上述條例，則取決於多方面因素，並視乎個別案情而定，包括該兒童本身的實際年齡和自我照顧能力，有關行為是否對兒童構成傷害、涉案人士是否有照顧責任、是否有意圖疏忽照顧該兒童及是否知悉其行為可能會對該兒童構成傷害等。現時處理獨留兒童在家個案的做法具備足夠和所需的彈性，讓有關當局在處理個案時適當地考慮多方面的相關因素。政府現階段沒有計劃修訂法例條文的年齡上限。三精神虐待兒童的呈報個案數字及其佔虐待兒童個案的整體數字的比率一向相對較低。在2017年及2018年，社署的保護兒童資料系統分別錄得5宗及11宗精神虐待兒童的新呈報個案，佔整體新呈報虐待兒童個案分別約0.5%及1.0%。相關個案數字的比率一向相對較低的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精神虐待一般是照顧者對兒童長期和重複的不良行為及/或態度，施虐行為較長期及不明顯，相對比一般虐兒個案較難識別，需要工作人員細心觀察及較高的敏感度、長期關心兒童的情況及取得兒童的信任，才能為懷疑受虐兒童提供及早識別和介入服務。儘管如此，現時的多專業保護兒童機制已包括保護兒童免受精神虐待。

社署會繼續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加強不同的兒童照顧服務，為有需要的兒童及家庭提供適切的支援。

如有需要，社工會為受影響的兒童安排寄養或住宿照顧服務，以確保兒童的福祉得到保障。除了個案輔導外，服務課社工亦會向受影響的兒童及家人提供小組輔導和發展性活動，從而協助他們克服事件的負面影響、加強個人及家庭的抗逆力、以及發展正面的自信心、人際和家庭關係等。另外，社署和非政府機構營辦的65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兩間綜合服務中心，提供一系列的服務，以加強家庭照顧兒童的能力，並協助家長改善照顧質素。政府會按需要考慮加強學前教育機構、公營小學及中學的社工服務，以及社署服務課的社工人手，及早識別有受虐危機的兒童，按照《程序指引》提供多專業的支援及處理懷疑受虐個案。
主席，數個月來，我們經常看到有家長帶同手抱或年幼子女參與非法集會，在某些暴亂場面中亦看到有小孩子出現，實在非常危險，亦涉嫌虐兒。我希望局長可勸諭家長，請他們不要這樣做。主席，申訴專員公署近日公布與虐兒相關的調查報告，建議政府探討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個案，我想問局長政府會否就此立法、設立相關機制或行政措施，以保護兒童？

我們會參考法改會日後提交的報告，審視所得的各方資訊，然後認真研究這課題。

所以，我們很希望待法改會提交報告，得到相關資訊後，才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主席，虐兒行為不一定來自家庭成員，政府亦有可能成為加害者，例如濫用保護兒童令。8月29日，警方於深水埗拘捕3名未成年兒童，並向法庭申請保護兒童令，導致該3名兒童在9月開學時須在兒童院內度過，除被迫與家人分離外，亦無法上學。當中的一名少女，更被迫在兒童院度過了27日。該3名兒童出身於健全而融洽的家庭，校內表現十分良好，完全沒有入住兒童院的需要。更荒謬的是，由他們獲釋放至今，警方並沒有以任何控罪起訴他們。將無罪兒童關押一段長時間，剝奪了他們與家人團聚及學習的權利，變相是利用保護兒童令虐待兒童。主席，我想問政府，警方與社會福利署在引用保護兒童令的問題上均有非常重要的把關角色，當局如何確保今後不會再濫用保護兒童令？
主席，社會上有相關討論，政府亦很關注這問題。社署會就相關工作與警方及保安局保持溝通，希望在使用這些需要保護兒童的法令安排上，能真正照顧兒童的實際需要及其家庭意願。
局長剛才就葉建源議員提問所作的答覆，可說是完全不能接受，因警方顯然是濫用保護兒童令，令被捕人士進一步受警權的侵害。我想問局長有否真正向前線社工了解，在這兩個月內，家庭暴力和虐待兒童個案有否明顯上升及惡化的趨勢？

主席，當社會發生這種極具爭議性的事件時，往往會對家庭構成極大壓力。有見及此，社署在數月前已和社會福利界特別是服務提供者溝通，以期採取臨時的特別措施，彈性處理現時的工作量，尤其是在提供青少年現時需要的種種支援方面。所以，就青少年服務單位及家庭服務單位，我們會按質素保證的需要靈活處理服務量的問題。

相信大家也知悉，我們已在暑假期間提前推行一校兩社工措施，希望能協助情緒受困擾的中學生。此外，還有一項大家可能較少聽聞的措施，就是提供額外資源，讓非政府機構提供跨區深宵外展服務，為有需要的學生及青少年提供即時服務。因應最近發生的事件，我們亦認為有需要修改青少年服務對象的年齡上限，由原來的24歲暫時延伸至29歲。
主席，說到保護兒童政策，傳媒及社交媒體於近月曾披露多宗屍體發現及死因不明個案，並指出從6月至今，這類所謂自殺個案高達300宗以上，當中有不少涉及兒童及青少年。當中有一些墮樓及浮屍個案，更引起公眾的高度關注，質疑與"反送中"運動有關。

你能否理解市民對這些個案的極度心痛及憂慮之情？

就此，在年多之前，我們特別就防止青少年自殺下了不少工夫，希望可減少有關情況。

主席，這些工作已有既定機制處理。
主席，保護兒童和青少年，人人有責。大家近日均可看到，有年紀越來越小的青少年甚至是兒童參與暴力衝擊，這情況實令人感到極之痛心。局長是負責落實保護兒童政策的官員，目睹這種情況，除剛才提到要求前線單位加強提供服務之外，我想問他有否親自探訪年紀最小的被捕示威者？據說有關的被捕人士只有12歲，局長有否了解他們參與示威的原因和家庭狀況？因為現時這場風波已對學校，不論是中學或小學，帶來了很大的衝擊。局長有否在局內推動成立特別工作小組，研究如何保護兒童，以及派員到學校跟不同的青少年溝通，了解他們目前的心理狀況，並進一步保護兒童？

因為現時有越來越多兒童的情緒受到影響，大家亦看到一個趨勢，有越來越多兒童參與暴力衝擊。
主席，根據現有機制，例如當學校出現這種情況時，有關的事情會交由一個特定的危機小組處理。在政策上，政府必定會時刻緊密留意現時的工作進展，探討是否能真正有效幫助有需要的青少年。

主席，對於這項法律問題，我未必是作出回答的適當人選。不過，據我了解，如有任何人教唆或協助他人進行犯罪活動，他本身亦會涉嫌觸犯刑事罪行。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按照臨床服務計劃的規劃原則，瑪嘉烈醫院、明愛醫院、仁濟醫院、北大嶼山醫院及葵涌醫院各臨床專科所提供的服務，將整合為以聯網為本的服務網絡，使聯網內不同地區的居民可同等享有適時、適切和高質素的醫療服務。按照臨床服務計劃，北大嶼山醫院定位為一所全科醫院，自2013年啟用起逐步提供急症、內科、外科、骨科、婦科、兒科及精神科等專科服務。該院主要為東涌區居民提供24小時緊急及延續護理服務，並設有急症科病房、日間手術服務、日間復康服務、專科門診服務和普通科門診服務。多個專科會設立門診及日間醫療服務，以加強日間護理。為了提供更全面的服務，該院剛於2019年10月初開設婦科專科門診服務，並會加強兒科門診服務，以應付區內服務需求。北大嶼山醫院亦會試行新模式的醫社合作及社區支援計劃。醫管局會持續監察區內居民的需要以作服務規劃。長遠而言，我們初步構思在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下使用毗鄰北大嶼山醫院的預留用地，展開該院第二期發展計劃，以增設病床，應付該區居民長遠的醫療服務需求。
主席，局長的答覆令人失望，而我亦認為有誤導成分。

主席，多謝周浩鼎議員的補充質詢。

兒童醫院、眼科醫院及精神科醫院等均屬專科醫院，其他醫院在醫管局規劃的大前提下均列為全科醫院。

當然，就陳議員剛才所提及的人口增長、人口結構變化及服務需求等問題，人手是考慮因素之一。就任何新建醫院所訂的安排皆是逐步落實的。

第二，人手是另一個問題。不論是醫生、護士或其他專職醫療人員，人手現時皆出現短缺。

此外，食物及衞生局亦已設立平台，讓不同的醫學持份者一同探討不同方向，以多管齊下的方式增加人手，一方面配合服務需求，另一方面配合當局的發展計劃。

我們現已成立地區康健中心，希望扭轉"重治療，輕預防"的情況。未來的工作涉及人手規劃及培訓，我們會繼續全速進行。
主席，你聆聽這項"北大嶼山醫院是否全科醫院"的討論時，諒必一頭霧水，而我亦相信連東涌居民亦一頭霧水。

如是，當局會何時落實24小時緊急手術服務及產科服務呢？

醫管局現時對北大嶼山醫院的定位，是一間提供24小時急症室服務及延續護理服務的醫院，這是該醫院的定位。

我們會一直監察整體情況，例如東涌日後的人口發展。

在整個過程中，當局會確保資源有效運用，確保聯網內各項不同服務及醫院互相配合，為聯網覆蓋的居民提供全面及適切服務。

根據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的定義，如一間醫院設有全部15個專科，便屬於全科醫院。

第一，這是兩個概念。

整體而言，北大嶼山醫院第一期發展可以提供180張病床，包括160張住院病床及20張日間病床。

展望將來，當第二期發展計劃落實後，便可以增設320張病床。

我們會根據新增的服務空間、當區人口結構變化、整體資源分配，以及醫護人員供應等不同因素，適時相應地增加服務。
主席，由當局將第一批居民遷往東涌，及至北大嶼山醫院落成及投入服務，其間已經過十多二十年的時間。如果北大嶼山醫院的第二期發展要待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落實才能推展，屆時第一批遷往東涌的居民便已在當區居住了30年，才可以有一間正式的醫院，這是非常不理想的。所以，我很希望局長未來就新市鎮進行規劃時，應該在規劃階段及市民遷往該處時便提供有關服務，讓市民無需居住了20年或30年後才有一間醫院。

當局如何可以免卻該醫院的病人轉院的需要，以及讓醫生無需東奔西走呢？
感謝麥美娟議員的補充質詢。

如果大家回顧醫院當初規劃的角色和定位，並考慮到現有服務，不單這個聯網，所有聯網內的醫院服務皆要互相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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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2019財政年度已經完結，在84個開支總目中，有32個超出《2018年撥款條例》原先撥給該等總目的款項。有關的額外支出，主要是為了應付2018-2019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向創新及科技基金與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注資，以及成立學生活動支援基金。所有超額開支均已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或該委員會授權批准，給予追加撥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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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進療法製品的科研發展日新月異，在醫療方面的發展潛力巨大，可使病人受惠。與此同時，由於先進療法製品性質複雜，其風險、長遠副作用及延後影響，均須作審慎處理。現時香港並無專為這些產品而設的規管架構。政府認為須就這些高風險產品的研究及治療應用設立清晰的規管架構，以保障公眾健康。此外，相比一般的藥劑製品主要由藥廠生產，先進療法製品可以於實驗室作小劑量及個人化的生產。為先進療法製品提供清晰及與國際接軌的規管架構，有助科研機構加快發展有關實驗及研發。《條例草案》會修改《藥劑業及毒藥條例》下藥劑製品的定義，把先進療法製品列明為藥劑製品的一個特定分類，讓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例對藥劑製品的規定適用於先進療法製品。此外，《條例草案》建議參考國際做法，對相關持牌製造商施加標籤及紀錄備存等特別要求。政府已於去年進行全面公眾諮詢，收集所得的意見普遍表示支持為先進療法製品的研發提供清晰的規管架構。有關建議已於今年4月諮詢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建議，並促請政府盡快提交《條例草案》，以保障公眾健康。主席，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為先進療法製品設立規管架構。

大家應該還記得當年香港經歷金融海嘯，再加上人類豬流感襲港，社會氣氛相當差。當時，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紓困措施，其目的十分簡單明確，就是要"撐企業、保就業"，當中包括把稅項扣減百分比由50%一口氣增至100%，而上限亦由6,000元調高至8,000元。

經民聯向政府建議了多項即時的紓困措施，包括容許現時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獲八成擔保額的貸款項目，在未來6個月還息不還本。此外，我們亦建議推出九成信貸擔保產品，鼓勵銀行更積極向工商界批出貸款，為中小型企業提供資金周轉協助，以減輕他們的負擔。

主席，我們現時討論的是一個相當嚴肅的話題，大家也想提出能協助本港中小企渡過現時艱難時刻的措施，但竟然還有人像小孩子般在此生事。

不過，對於"打工仔"而言，整個家庭能獲回贈數千元，幫助便較為明顯。

一間公司能長久堅持得住，員工便不會失業，大家可以一起共渡難關，待動亂過後，生意可以盡快恢復。

大家知道，這項《條例草案》是關於政府提出一次性寬免2018-2019課稅年度的75%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

不過，我搜尋了一些資料後，將這項措施與2017-2018財政年度的"派糖"措施作出比較。原來當年"派糖"措施下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退稅比率為75%，上限為3萬元，並且在邊際稅階中，由45,000元增加至50,000元，而當年邊際稅率的調整變相令政府少收226億元稅款。相對於今年，稅務寬免措施類似，原本是扣減2018-2019課稅年度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75%，上限為2萬元，政府因此會少收大概189億元稅款。現時，財政司司長將寬免百比分調高至100%，上限仍為2萬元，可見與去年的稅務寬減措施對比，最高上限有所減少，而以這兩年作對比，政府只多收回大概數十億元而已。對政府來說，這不算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亦是負擔得起的寬免措施。然而，為何財政司今年作出這樣的決定呢？這項決定讓我想到最近的財政預算案對中產的支援，實在是少之又少。

回顧政府現時對中產的照顧，除了稅務寬減外，在其他方面我們還未看到有何措施。

政府是在對中產人士的支援和關心不足的情況下，造成了這個惡果。

我亦搜尋到一些資料，過往10年，香港的物價指數平均每年大約上升2.6%。

關於供樓的升幅，我們可以比較主要大型屋苑的呎價。

但是，政府在稅收寬免方面完全不符比例，對中產人士亦都幫助不大。

我也奉勸為政者，需要看到深層次矛盾的所在，而其實數字可以說明一切。

就這項《條例草案》，我知道稅基不是在討論的範圍，但我也想提及一下，如果政府在稅基的改革上無所作為，將會延續施政困難。

主席，我們在這個環節討論《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的修正案，是關於將2018-2019課稅年度的稅務寬免百分比由75%提升至100%，上限是2萬元，估計這項措施可以惠及全港約143萬納稅人或企業，讓全港"打工仔"額外節省約18億4,000萬元稅款。主席，坊間有人認為，雖然今次的稅務寬免由75%提升至100%，但上限仍然維持2萬元，對於納稅人的實際幫助不大。確實，這升幅不算太大，我只能夠形容是杯水車薪。

不過，我再三重申這只是杯水車薪。

主席，我在此要提出一個觀點。事實上，我們看到香港現時的情況的確令人非常憂慮。

我們現時外出最能夠感受到的，是市面一片淡靜，在周末暴亂期間，大家都不敢外出，零售、飲食業首當其衝。很多基層市民也向我們反映，政府有甚麼紓緩措施可以幫助他們。事實上，現時的情況隨時會導致店鋪或公司結業、裁員。

因此，主席，我再三重申，如果特區政府能夠明白目前香港面對的經濟困境及各行各業面對的困難，基層市民、"打工仔"隨時被裁員、面對失業，它真的應該想想，現時所謂的退稅措施能否真的可以幫助大家。正如我剛才指出，對比過去的3萬元上限，現時反而降低至2萬元，在現時如此令人憂心的經濟狀況下，我實在覺得這真的有點兒反其道而行。所以，我希望藉此機會表達這意見。

主席，我說的絕對不是要恆常"派錢"，而是要視乎當時的經濟環境、政府本身的盈餘或財政能力。

主席，所謂"有決心地止暴制亂"，老實說，並非由單一部門止暴制亂。主席，我希望特區政府上下所有部門，同心一致地止暴制亂，所有部門應該互相協調，一起配合止暴制亂，而不是只靠執法部門，即警方在前線進行所有止暴制亂的行動，我希望其他政府部門能夠......

主席，過去4個月以來，在暴亂發生後，有些人士被檢控。

如果我們參考同樣實施普通法的英國，他們當時處理暴亂時設立24小時的特別法庭，加快處理這些案件，這樣才能真正還社會安寧。主席，正如我所說，特區政府並不能單靠現時退稅百分比由75%提升至100%的措施，就可以處理香港目前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要拿出決心，上下一心，所有部門一起配合做好止暴制亂的工作，還香港社會基本的秩序和安寧、還香港市民外出的自由、還各行各業的營運和經營自由，使商戶不用每天活在恐懼當中，恐防因為立場不同而被人破壞店鋪，甚至"招呼"其食客或"被裝修"。

主席，今天香港出現這麼多類似的問題，特區政府必須下決心止暴制亂，只有這樣才能夠回復香港基本的經濟穩定。除了今次的退稅措施，我們過去亦提出其他措施，希望特區政府考慮。我希望今天在席的同事、局長、副局長、局長的同事聆聽我們剛才所說的建議，包括帶頭為政府產業削減租金，政府寬免稅項外，亦應推出支援中小企的貸款計劃，以及減少部分行政措施等，這些均是我們一直希望政府能夠推行的。

主席，政府今次提出的修正案，是把2018-2019課稅年度內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稅務寬免百分比由原來建議的75%提升至100%，上限2萬元維持不變。這亦是財政司司長8月時推出的紓緩民困措施，可惠及143萬名納稅人或企業，令他們可節省18億4,000萬元稅款。我當然非常支持政府這項建議，因為現時香港這麼混亂，很多市民或中小型企業正處於艱難歲月。然而，我也要指出，這項建議也只是小修小補，只有小部分人得益；況且，如果要令到中產及基層市民真正受惠，政府必須大刀闊斧，勇敢地提出稅制改革。事實上，把寬免額由75%提升至100%，卻沒有同時提升2萬元的上限，對繳交薪俸稅的納稅人來說，其實幫助十分有限。有不少議員也指出，對於年薪達40萬元以上的市民而言，如果沒有其他免稅額，基本上，75%的寬免額已可以用盡這2萬元，即是說，即使提升至100%寬免額也沒有甚麼意義。

就今次的修正案，我聽到不少議員也認為寬免額太少，不足以紓緩民困。事實上，議員也曾提出其他建議，我也看到今天我們很多建制派議員也很踴躍發言，希望為政府出謀獻策，做一些能真正幫到市民的事。所以，我認為對於各位議員提出的意見，政府真的要下定決心去研究。第一，直接增加寬免額，例如把上限2萬元提升至3萬元或更多，讓中產及高收入人士也能即時受惠的同時，也能令很多中小企的老闆得益，但當然政府要投入更多資源。

主席，正如我在二讀時所說，政府應該大膽一點，用新思維來改革香港的稅制。我曾建議，如果市民年薪低於60萬元——即月薪5萬元或以下的中產人士——可以不用繳稅。當然，我沒有資源進行詳細研究，我這項建議也只是拋磚引玉而已，希望激勵政府施政要有新思維。

好了，我亦聽到有一些反對聲音，辯說為何不能做這些事，說是因為行政上有困難，甚至會遇到很大阻力。我曾聽過一些局長對我說，他們提出一些新穎措施時，往往遭一些官僚以行政困難為由而提出反對，結果整個政府便因循守舊。我很希望官僚認真思考官場不做不錯的文化。其實，從今次的社會運動看到，何以積累的民怨，會令大家感到十分氣憤。

如果這種文化不改變，只會令香港慢慢"陰乾"，香港不會再有前途，將來大家一定後悔。

事實上，財政司司長在2013年成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研究如何為人口高齡化及政府長遠的財政承擔，作出更周全的規劃。此外，財政司司長今年決定將在2017年成立的稅務政策組直接由他領導。大家都知道財政司司長是一位稅務專家，也多謝他很有遠見，知道問題的根源在哪裏，把稅務改革任務交由他自己負責。我希望他能夠就香港人口老化對公共財政帶來衝擊這個問題，尋求解決方法，令我們有一個光明的明天。我相信政府的改革應以推動經濟發展為優先，例如利用稅務政策來推動經濟及產業發展。正如我經常說，我們應利用稅務優惠去推動總部經濟發展，吸引國際企業來香港設立地區總部，以帶動香港經濟全方位發展，並創造優質的就業機會。

我們今天所辯論的稅務修訂條例就是其中一項紓困措施，還有很多措施正等待提交財務委員會審議，例如有關電費、公屋租金、綜援等津貼措施，我每天都收到市民的來電和來信，他們希望財委會可以早日通過。我相信大家的訴求很清楚，亦很希望政府可以加快處理，讓紓解民困的資源可以盡快交到市民手中。我經常聽到反對派議員說——今天也有議員這樣說——我們的責任是監察政府。

最後，我必須指出，社會除了要盡快止暴制亂外，我認為是時候進行大和解，做實事的時候。

會議現在暫停，下午5時20分恢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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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稅的目的，是希望減輕中產和中小企的負擔，讓他們能夠節省開支，應對未來的種種不確定性，亦可以刺激消費。

持續4個多月的修例風波，不但令旅遊業的業務出現斷崖式的下跌，更造成深遠影響。這些影響正慢慢地浮現。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曾經指出，香港經濟在第三季的負增長幅度，較第二季顯著擴大，意味着經濟已步入技術性衰退。除了旅遊業和零售業不景氣，出口方面，本港第三季的跌幅預料超過7%，是10年來最大的單季跌幅。陳司長形容，目前香港經濟所受的打擊是全方位的，而因情況至今尚未見起色，他不排除全年經濟可能出現負增長。修例風波引起的暴力事件，使香港陷入政治旋渦，目前尚未能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在修例風波的過程中，反對派為了擴大自己的政治光譜，在不同渠道推波助瀾，不惜將關於香港現況的似是而非的負面信息，以及暫時難以解決的問題妖魔化，將所有矛頭指向特區政府，營造出香港施政一團糟的假象。同時，為了阻撓"一國兩制"順利實施，他們刻意以偏概全，以不同手段醜化內地的人和事。其實內地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難免出現一些問題，例如治安、貧富懸殊及貪污問題，這是發展過程中必然經歷的情況。反對派只顧渲染內地制度的不善，卻不談內地的進步情況，製造了兩地之間的矛盾。他們只強調"兩制"，而避談"一國"，令社會大眾——尤其是年輕一代——誤解、不信任內地，抗拒"一國兩制"，導致主張"香港自決"和"港獨"的思潮迅速冒起，暴力紛爭不斷。其實這場運動之前，反對派用政治內耗的方式來阻撓香港的發展，已經是一個常態。看看立法會經常出現"拉布"，財務委員會積壓了大量撥款申請未審批，令多個行業遭受影響。

區議會因為臨時加入一些政治議題而流會，政府施政越來越困難。

當然，政府不能將全部責任都推給反對派，但請想一想，反對派又何嘗沒有責任呢？近年的"驅蝗行動"、反水貨客示威、佔中和旺角暴動，以及今次反修例風波，都是反對派利用不斷積累下來的矛盾和怨氣觸發的。持續的政局不穩，已令香港的經濟增長陷入瓶頸，明顯落後於內地及澳門，甚至鄰近的新加坡。人家默默耕耘，發展經濟，我們卻在不斷內耗，停滯不前。今次的稅務寬免措施，只是減輕部分市民的負擔而已，其實與我們的競爭......主席，回歸後，香港本來可藉着本身的制度優勢，祖國龐大的市場，中央各項惠港政策的支持，再加上國家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部署，各項陸續上馬的跨境大型基建，以及高鐵、港珠澳大橋、蓮塘/香園圍口岸對我們在區內地理和網絡優勢的提升，進一步加強我們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樞紐的地位。

這個情況已令中央政府擔心香港是否已經失控。我們亦已開始看到一些跡象，顯示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正在動搖。另外，暴力示威不斷，增加了香港的投資風險，就我們所見，這已影響了一些大型企業來港作長遠投資的打算。我亦看到有些公司將總部改設於新加坡。我認識的不少朋友，現時已把資金調往新加坡，這是因為他們擔心香港政治風暴所帶來的影響。這次風波的示威者為了爭取他們認為的民主自由，不惜付諸暴力，犧牲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我請他們想一想，這樣做是否值得呢？綜觀當年的亞洲四小龍，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均屬於比較小型，需要以服務業開拓市場。新加坡近年發展十分迅速，政府的廉潔程度、營商自由度、基礎建設、社會穩定等方面均得到國際認可。其實，香港在這幾方面也曾排名前列，但現正受政治內耗的困擾，前景不明朗。台灣實行民主體制已經一段時間，但同樣政治內耗嚴重，經濟多年來極不景氣，也看不到起色。由此可見，民主自由不是靈丹妙藥，政局穩定、安居樂業才是人民的首要訴求，也是投資者考慮的重要因素。主席，目前全球正面臨經濟下行的風險，這跟政治紛爭不無關係。全球正關注兩個不穩定因素，第一，是英國脫歐，第二，是中美貿易戰。2016年，英國用全民公投方式決定是否脫歐，開始了英國一系列政治賭局。

脫歐公投之後，其實有不少問題產生，例如脫歐議題淪為權力和利益鬥爭的工具，英國執政黨內部、不同黨派、議會、輿論和民意陷入嚴重對立和撕裂。英國作為歐盟的成員，多年來，龐大的歐洲市場准入為英國的貿易和投資擴張提供支持，而歐洲經濟區金融服務市場的准入，亦是英國成為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的重要支柱。脫歐後，英國與歐盟雙方均要付出代價。目前，英國已經3次延遲脫歐期限，對英國和歐洲企業，尤其是那些利用英倫海峽進行進出口生意的企業來說，不確定情況已持續了3年多，大家只能抱觀望態度。

我正想指出，英國目前的情況對香港有十分直接的影響。因為當英國那些企業——還有香港的企業——發覺英國現在的情況不明朗，便會擔心英國經濟前景陷入迷霧。香港和英國關係十分密切，難免因此受到影響。中美貿易戰方面，這場貿易戰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率先挑起，過程中，情況不斷發酵升級。表面上，特朗普的目的是想以中美貿易嚴重失衡為理由，迫使中國對美國開放更大的市場，降低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但實質上，他是為下一階段的選戰作準備。他不顧後果地積極推動美國優先政策，做出違反自由貿易精神、違背資本主義核心價值的橫蠻行為。這場貿易戰可說是1980年代美日貿易戰的翻版，今日的中國和當年的日本情況極為相似。汲取美日貿易戰的前車之鑒，中國早已做好準備，避免歷史重演。這次中美貿易戰，中美雙方都是輸家，世界經濟都受到牽連。美國想獲取更多的政治籌碼，香港這場政治風波便正好淪為美國在中美貿易戰中的棋子。

他們不曾經歷戰亂的時代、遭受欺負的時代及每4小時才可以用水一次的年代，因此被別有用心的人哄騙，要香港"攬炒"。香港之所以衰落，是因為我們不懂得善用言論自由。我們枉有言論自由。

社會需要反對派，而非"攬炒派"。我希望香港盡快恢復法治、恢復平靜、恢復文明、恢復言論自由。

政府指出，這項措施的受惠者為143萬納稅人或企業，他們可因而額外省卻18億4,000萬元的稅款。

我希望政府能夠提供這些數字，而不單是受惠人數，所以請當局提供每名納稅人或每家企業額外受惠的金額，因為我相信社會人士均想知道答案。主席，我已就《條例草案》的目的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內容作出簡單提述，接下來會討論修正案，但在我開始討論前，有必要讓大家先了解現時薪俸稅及利得稅的實際情況，以及修正案對我們所產生的影響及對市民有何幫助。

在2017-2018年度，政府來自薪俸稅的收入約為620億元。除薪俸稅外，有部分人士亦須繳交個人入息課稅，例如個人應課利得稅或物業稅。2017-2018年度來自個人入息課稅的收入約為53億元，也就是說，於2017-2018課稅年度，約有188萬名繳納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港工作人口有398萬人，當中188萬人須繳交薪俸稅或個人入息課稅。

主席，我以剛才列舉的資料作為框架，讓大家了解到現時在這一框架下，香港在個人和企業層面的稅務情況大致為何。接下來，我想談談究竟在剛才所提及的利得稅兩級制的情況下，政府提出修正案作出一次性扣減，究竟是否合理呢。

她當時建議將企業首200萬元利得稅稅率由16.5%降低至10%，當時有數以萬計的企業會獲減稅約四成。

我們不會因為薪俸稅的納稅人已享有累進稅率的優惠，便認為他們不應該受惠於一次性扣減的寬免措施。

這點或許是在我們制訂寬減措施時不曾考慮的，但當然，只要政府推出任何一次性寬減措施，便會有人提出其他意見及質疑是否公平。

我就利得稅兩級制安排的發言到此為止。

為何要由75%增至100%，並將扣稅上限定為2萬元？

為何政府不考慮工聯會的建議，讓納稅人暫緩繳交1年暫繳稅？

當局會否檢視其他法例，探討有何方法可真正做到止暴制亂？

有甚麼法例能真正保障市民免於恐懼，不用活在"黑色恐怖"之下？

能根本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有否採用？我們已談論了數個月，市民每天生活在惶恐之中，"打工仔女"看不到出路，"餐搵餐食餐餐清"。

最重要的是，政府要真正改善現時社會經濟惡劣的情況，遏止各種暴力衝突事件，真正止暴制亂，切實行動起來而非流於空談。

至於減稅方面，我想指出，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繳稅，亦不是每間公司都有盈利。

上星期推出的新一輪紓困措施，既有獎勵式，亦有補助開支的形式，例如補助電費、燃料費的支出，都是不同程度的資助。政府本着有需要就幫助的精神來支持受影響的行業，我覺得是一件好事，因為這些行業艱苦經營，還要承受被人破壞或杯葛的風險，的確很需要政府提供支援，減輕一下他們的擔子。好像在剛過去的星期日，騷亂由下午2時多開始，一直持續到翌日凌晨，足足維持了半天。整個九龍的核心地帶，包括油尖旺以至九龍城、深水埗等地區均受到影響，情況十分混亂，好像一個戰場。

市民又怎會有心情消費呢？但是，受影響的行業，絕對不只是大家所見的第一線行業，如旅遊、零售、飲食和運輸業等。

司長把退稅百分比增加至100%，實質上對他們毫無幫助。

事實上，業界對政府的要求十分簡單，只是要求減免牌費和減低業界用以應付香港交易所交易系統不斷提升的沉重開支，以減輕我們的負擔。但很可惜，政府3輪紓困計劃也未能惠及金融服務業，整個行業的苦困完全被政府忽略。我請大家不要忘記，金融服務業對香港經濟有很大貢獻，佔GDP近19%，我們的從業員也有數萬人。

我想指出，這數個月的持續暴亂大大打亂市民的生活，嚴重破壞香港經濟，並且重挫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每一位真正愛護香港的人都十分痛心。

雖然資金未見大量流失，但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信號，他們認為如果長期無法解決暴亂的情況，明年可能會出現最大的資金逃離潮。所以，我們必須立刻制止所有"攬炒"行動，否則，這場大風暴隨時會將香港的百年根基拔起。解決的良方，始終離不開止暴制亂，所以香港人必須上下齊心，跟破壞分子割席，不可以讓他們任意破壞我們這個家、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尤其是現時距離聖誕、新年的消費黃金期越來越近，我們應該加緊想辦法回復社會秩序、恢復市民和旅客的消費信心。而且，"財爺"在明年年初的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也要加大力度，在紓困方面推出"開倉派米"行動，例如可以將個人薪俸稅退稅上限提高至3萬元，把最高寬免的百分比維持在100%，令一些中產階級能夠直接受惠；而商鋪的差餉寬免也要大幅提高，才能夠協助受影響市民和商鋪面對經濟可能出現的嚴冬。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早日通過這項修正案，讓廣大納稅人可以趕在明年交稅前得到這項寬免，減輕他們在經濟上的負擔。

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就稅務寬免提出的修正案。財政司司長在今年2月的財政預算案建議寬減2018-2019課稅年度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75%，每宗個案的寬減額最高為2萬元。為落實建議，政府當局隨之在今年3月向立法會提交《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根據政府的資料，上述的寬減建議可惠及191萬名需要交稅的市民及14多萬間須繳交利得稅的公司，估計政府的收入會因而減少189億元，其中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將會因寬減而少收170億元，利得稅則會少收19億元。

在內外夾擊下，政府已經將2019年本地生產總值的實質增長一再下調，可見本港經濟情況不容樂觀。事實上，香港現時經濟環境的嚴峻，較2003年SARS爆發期間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應經濟環境不明朗，財政司司長在8月15日公布一系列"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的措施，當中包括稅務寬免：將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寬減，由75%增加至100%。但是，相關的最高寬減金額仍然維持在2萬元，並沒有重回2017-2018課稅年度的3萬元水平，更遑論採納自由黨建議把上限提升至4萬元。政府建議2018-2019課稅年度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最高寬減金額由2017-2018課稅年度的3萬元減至2萬元，大減三分之一。

估計一些原本受惠的納稅人，即年薪40萬元至60萬元的人士會跌出受惠群，約有60萬納稅人受到影響。因此，對於政府只提高稅務寬減比率而沒有調升最高寬減金額，自由黨表示失望。

最終整個稅務寬減措施只令政府少收約207億元，佔預計的3,400億元臨時總稅務收入的6%。但是，需要繳交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的納稅人接近200萬，能夠受惠於這項稅務寬減的有131萬人，已經佔當中六成多。因此，雖說寬減措施不盡完善，但在現時水深火熱的經濟環境下，對大部分的納稅人來說，措施總算是一點心意。香港現時低迷的經濟情況，在短時期固然難有改善，展望明年，經濟情況亦不樂觀。當局既然坐擁萬億元財政儲備，在下一個年度的預算案中提出紓困措施時，應該更為大刀闊斧，除維持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百分百寬免比率外，每宗個案的最高寬減金額亦應最少增加至自由黨建議的4萬元。至於有近半數無須繳納稅款的"打工仔"來說，由於未能受惠於政府的稅務寬減措施，希望政府能夠因應他們的實際情況，適時推出紓困措施以助共渡時艱。

我一再跟進，今天得到的資料顯示，機管局似乎沒有計劃提出任何方案，紓緩整個空運業所面對的困難。所以，在這裏我希望劉局長將這個信息轉給財政司司長，因為他的公布裏有這樣一句，留有後續，但這個後續到這一刻仍未發生。我將會去信財政司司長希望他跟進這事，亦希望局長代我轉告這個信息。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政府把2018-2019課稅年度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寬減率由75%調升至100%，並支持《條例草案》的詳題修訂。

這樣大家便知道，這是外國對香港的雙重標準。

所以，邱騰華局長表示，要靠14個經濟貿易辦事處來作出澄清。

其實重點仍是香港市民要明白，現時反修例的風波已經由反修例變成失控的暴力，有人仍然認同香港要"攬炒"，以為這樣香港便可以迫使中央就範，可以引解放軍進港，然後推翻"一國兩制"。但是，我想問大家，香港被"攬炒"後，香港會如何？香港如何重生？

所以，如果大家希望香港未來良好，下一代真的有好的未來，其實最重要的是珍惜香港現時的自由，如果香港並非那麼自由，這些搞暴亂、搞"港獨"的人怎可以在香港這麼大聲、這麼兇惡？因此，香港市民一定要與暴力割席，只有拒絕"攬炒"，與暴力割席，我們才能止暴制亂，香港才能重回正軌。主席，我謹此陳辭。